去年6月，政府經公開招標向一家全球策略及傳訊顧問公司，就"香港重新出發"的主題批出一份公關服務合約。該份合約為期一年，而合約價值約為640萬美元。

主席，就麥美娟議員的質詢，經諮詢政府新聞處後，我現答覆如下：一新聞處的使命是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專業公關意見，宣傳政府政策和服務，為香港建立確切及正面的形象。

這項特別工作並不是可以透過重新調配現有人手就可以完成的。上述服務為《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所涵蓋的採購服務，因此必須按該協定的採購規則進行公開競投的招標程序，包括必須讓本地及海外的供應商或服務承辦商均可公開公平地競爭。新聞處於2020年4月24日及29日就是次公開招標事宜刊憲，並在部門網頁上載招標公告。此外，新聞處亦知會了外國駐港領事館、商會、智庫及本地公關公司。

評分制度和準則已清楚列於招標文件內。負責評審的委員會根據有關的評分制度和準則考慮了投標書所建議的服務規格內容、投標者的相關經驗，以及價格建議。有關服務規格包括：提供本地及國際基線研究、傳訊策略、市場推廣及廣告宣傳策略，以及廣告設計。

承辦商已按照合約要求制訂和提交傳訊策略、宣傳信息、市場推廣和廣告宣傳策略，以及廣告宣傳品等。經測試的核心信息是"香港是全球唯一一個城市，既提供安全及充滿活力的營商環境、又具備大都會的多姿多采生活模式，且能直通內地市場"，以及4個副信息："香港是一個安全及蓬勃發展中的市場，極具潛力"、"香港是開拓內地及亞洲市場的理想跳板"、"香港在創新、創意及企業精神上享負盛名"及"國際大都會和多元化的特質令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城市"。鑒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反覆所帶來的不明朗因素，新聞處會分階段推行相關宣傳計劃。今年稍後，我們會採用上述的廣告和宣傳信息，在海外展開宣傳，加強外商在港營商的信心，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最佳生活、工作和投資城市的形象。有關營商信心的海外宣傳，可望為暫定於明年推出的"香港重新出發"宣傳推廣計劃奠定基礎。三新聞處向Consulum批出為期一年的合約，總值為640萬美元。由於我們在合約期內調整了宣傳策略和計劃的推出時間，承辦商無需按照原定的要求提供監察和評估宣傳計劃效果的服務，政府因而可以減少支付73萬美元。政府最終向承辦商繳付的總合約金額約為570萬美元。過去3年，我們並沒有批出任何其他類似規模或性質的公關合約。取決於顧問合約的規模、範疇、年期及其他特定要求，即使是性質相類似的國際顧問研究合約價格可以相差很大，所以不可以作直接比較。考慮到承辦商需要在全球不同市場進行研究，而且要在一年合約期內提供一系列服務，我們認為是次合約價格相當合理。

他在主體答覆表示，花4,000多萬元，是證明了香港是區內唯一一個具備3項重要特質的城市：連接中國內地及亞洲市場、提供完善可靠和便利的營商平台，以及大都會生活模式。

主席，多謝麥美娟議員的補充質詢。首先在截標當天，我們一共收到7份標書，當中除了1間是香港的有限公司外，其他6間均在香港設有辦事處，所以難以分辨這些是海外公司還是香港的公司，7間公司均在香港設有辦事處。關於價格方面，我們最終支付大約570多萬美元，但我們其實最初估算需要750萬美元，是次價格已較我們原先的估算低，主席，這估算是如何得出來呢？政府，特別是新聞處進行了很詳細的網絡調查，發覺在世界其他地區、國家或城市，進行推廣城市或國家品牌的宣傳工作和計劃所需的費用可大可小，由最少900萬港元至11億港元不等，所以這方面的差異極大。四千多萬港元是否合理呢？

主席，多謝石議員的補充質詢。有關標書其實相當詳細，大家可從網上看到有關要求十分嚴格。我們要求他們做大量工作，包括一些基線研究，而這些基線研究需參考14個分別位於北美、亞洲、歐洲、大洋洲，以至中東地區的國家也有，所覆蓋的範圍相當廣泛。顧問在這14個國家進行了11,500份問卷調查，詳細訪問了11,500位主要是商界、學者、傳媒等資深人士，以及對香港有認識的人士，就他們對香港過往的發展、現時的利弊及未來的路向都提供了很詳細的分析和見解。

另外，顧問亦提出了很多詳細的宣傳策略、推廣計劃，甚至細微至廣告宣傳品也有交代，不過因為我們暫時未展開"香港重新出發"這項推廣，因此這些宣傳品或信息，大家仍未看到而已。

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到，我們認為這個顧問的取價相當合理，收到的成品亦合乎我們的要求，我們覺得這件事情也順利進行。至於剛才石議員問為何沒有向內地推廣，原因是由始至終我們的目標是向海外推銷香港信息。

我不完全認同剛才副局長說內地居民對香港很了解，這不是事實，而中央政府當然很了解。例如我們的旅遊業將來需要很多內地訪客來香港，我想了解的是，政府的對外宣傳計劃當中，是否沒有任何針對內地去做宣傳工作？如有，是怎樣做？

我們在內地當然有做宣傳工作，因為內地多個省市都有我們的駐內地辦，例如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武漢等都有我們的駐內地辦。駐內地辦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就是推廣香港，讓內地市民或政府更深入了解香港的情況。這些工作是有做的，以我們的文化推廣為例，我們在內地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現時是大國博弈的年代，香港經歷了"黑暴"，確實有需要說好中國故事，說好"一國兩制"的故事。過去本會曾多番要求政府要在國際社會、內地，好像馬議員所說，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一國兩制"的故事。但是，是否要委聘顧問公司去做研究，而且還要花上640萬美元的公帑，這是令人質疑的事情。公帑交給政府守護，市民十分着緊。

動用一筆如此龐大的顧問費去做研究，相信市民會有所質疑。我想問特區政府會否檢視何時才應委聘顧問公司？我相信沒有市民反對要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但是否就等如值得花一大筆錢委聘顧問公司為我們先做研究，然後才做這事呢？特別是在這個艱難的時刻。特區政府可否說說他們的標準，以及在這個艱難的時刻，也會檢視一下這是否屬必需？其實很多社會人士都可以幫忙提供策略，當社會已有資源可以幫助政府、並提供意見的時候，是否就不需要再委聘顧問公司去做這些工作呢？
主席，多謝李慧琼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做每一份顧問合約，都一定會審慎考慮是否確有需要，以及第一，本身的內部人手或專家是否可以做得到？如可以，當然由內部做。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說到，這項如此特別的工作並不是政府內部調配人手就可以做得到，我們真的很需要一些在世界上具備專業能力和經驗的人，做一項如此重要的工作。

"香港重新出發"因疫情反覆而未能盡快推出。我們其中一份顧問合約的條款，就是去評核將來推出廣告或宣傳的成效、如何去做。由於現時暫不需要推出"香港重新出發"，評核工作便沒有必要做。我們因而主動與承辦商商討，結果減省了73萬美元的服務費。由此可見，每一分、每一毫，我們也很審慎地看，可以節省的，我們一定會節省。

主席，現時，部分大學設有不記名的學生意見調查機制，以收集學生對課程內容及教學人員授課表現的意見，而所得意見會用於評核教學人員的工作表現。據悉，有學生基於政見分歧或不滿意就某課程所獲評分，在意見調查中給予有關教學人員極低評分以作報復，亦有教學人員因擔心此情況而在給予學生課程評分時盡量降低標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是否知悉，過去3年，各大學的管理層有否接獲教學人員對學生意見調查機制的投訴；如有，投訴的詳情和已採取的跟進行動為何；二是否知悉，過去3年，各大學有否評估該等機制的成效；如有，詳情為何；及三會否建議各大學改善該等機制，以消除負面效果；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主席，局長聲稱從8所大學得知，學生問卷調查屬普遍做法，亦在歐美高等院校廣泛採用，能有助收集學生觀點和自我評價。如制度實施情況良好，我不會否定這說法，甚至認為它可以達致預期的效果。

主席，一葉知秋，由此可見制度已被扭曲、師生關係已然異化，老師變成服務提供者，學生則是他們的顧客。我想問局長，除了從8所大學得知這制度的初心良好之外，當局有否機會向8所大學的前線教學人員了解，現行制度究竟有否出現異化情況？

主席，2019冠狀病毒病繼續席捲全球，近來全球疫情更因變異病毒株肆虐而病例急速攀升。面對傳染性更高的變異病毒株，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並須採取一切"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措施嚴控疫情。就葛珮帆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在"外防輸入"方面，政府已採取非常嚴謹的登機、檢疫及檢測措施，盡可能防止個案從香港以外輸入社區。因應全球及本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最新發展，政府在8月起收緊海外地區抵港人士的防控措施，以加強外防輸入的抗疫屏障。政府以風險為本為原則，把海外地區重新劃分為高、中、低3個風險組別，按風險程度實施登機、檢疫及檢測要求。

政府會繼續每日監察不同地區的疫情，貫徹外防輸入目標。二另一方面，疫苗是抵抗疫情最強而有效的措施，政府正全力推展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香港提供的兩款疫苗對於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重症和死亡情況高度有效，能為接種人士提供有效保護，免於感染後併發重症甚至死亡。為配合疫苗接種計劃，醫院管理局早前在港島西醫院聯網葛量洪醫院設立疫苗過敏安全門診，為有過敏反應獲轉介的求診人士提供評估服務，並就接種新冠疫苗作出建議。截至8月初，疫苗過敏安全門診已累積逾4,000宗輪候個案，其中約1,200宗在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過敏反應，另外約2,800宗尚未接種疫苗但有過敏病史。

為加快提供評估服務，醫管局各醫院聯網已分別派出專科醫生，根據疫苗過敏安全門診制訂的臨床評估指引，首先協助評估約2,800名尚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相關輪候人士已陸續收到更新的預約通知，預計可於今年9月底前接受評估服務。至於葛量洪醫院疫苗過敏安全門診，將會調整服務模式，集中處理曾經在接種疫苗後有過敏反應的約1,200名人士，以提供更詳細的臨床評估服務確保安全。根據疫苗過敏安全門診過往評估個案的經驗，發現接近98%有過敏病史的人士最終適合接種疫苗。

市民希望政府在防疫方面先知先覺，不要事事慢半拍。主席，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就是現時很多香港市民最關心與內地通關的問題，如何做到通關而無須強制隔離呢？如果要做到，香港與內地的防疫標準便要看齊，否則便難以實現。

主席，葛珮帆議員剛才提出香港與內地的防疫抗疫措施達致一致，其實政府一直也向這方面努力中。宏觀看我們過往的檢測及檢疫措施，以至我們在處理不同的臨床個案時，一直都有參考內地的一些聯防、聯控的機制，以及與衞生健康委員會，不論是國家衞健委或者省的衞健委，都是保持溝通的。

一方面，我們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應用已經達至不同的處所，無論是食肆以至其他處所、政府處所，其實都已經採用"安心出行"，這對公共衞生和對一些追蹤都有一定的用處。另一方面，我們在通關或者現在我們在過關時，都有檢測的安排，其實也有採用健康碼的形式來處理。

主席，局長可否代表政府告訴香港市民和各位在座議員，究竟疫苗接種率要達到多少百分比，才能達致政府所謂的免疫屏障、群體免疫和通關條件？

主席，多謝陳沛然議員的補充質詢。關於疫苗接種率，大家知道我們較早前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努力地增加我們的疫苗接種率；一方面，這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保護自己。對於疫苗接種，在老人家方面，我想有關接種率是偏低的，我們看看70至79歲人士的接種率，只是超過約三成；如果是80歲以上，其實接種率都只是一成多。如果我們看看其他年齡層的接種率，其實都有五成至七成。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會繼續努力。

最近特區政府與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政府簽訂了雙邊的疫苗紀錄認可協議，令這兩個國家的外傭可以根據協議的條件來香港工作。根據與印尼和菲律賓的安排，政府會否考慮將這做法延伸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香港居民？即是政府與其他疫苗紀錄暫不被承認的國家簽訂雙邊協議，令滯留在海外的香港居民有機會回香港。

主席，我可以簡單補充。多謝姚思榮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剛才已提到，我們在外防輸入的政策，其實現在分為A、B、C的風險組別。

首先，正如姚議員所說，我們與菲律賓和印尼已經作出了安排；接着跟其他東盟國家，包括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其實我們也會因應情況處理。

主席，除了Delta變種病毒，近期在南非發現的超級變種病毒"C.1.2"也引起科學家的高度關注。疫苗是控制疫情和恢復經濟的基礎，政府也指出，會以全民接種為目標，但現時香港面對兩個大難題，第一，正如局長剛才也提到，70歲以上長者的接種率大為落後，只有大約30%。第二，無論接種哪一種疫苗，市民的保護率也會隨着時間而逐漸下降。雖然政府近日推出不少便利措施，但仍然未能大幅提升長者的接種率。局長剛才表示會繼續努力，但其實已努力了頗長時間，暫時仍未見成效。局長會否考慮一些更進取的措施，可以跟我們在這裏分享呢？此外，有些地方已開始接種第三劑疫苗，政府可否盡快告訴市民，哪些人合適，以及何時可以接種第三劑疫苗呢？

第一，關於長者接種疫苗的情況，我們較早前已從幾方面着手：第一，是提供一些誘因；第二，是提供便利；第三，是盡量解答他們的疑難。現時這3方面的工作，其實已在極速進行中，我們也看到接種率是有上升的。現時最主要的一群是80歲以上，例如可能居住於老人院的長者，我們也要繼續做工作。

第二，關於第三劑，其實我們衞生署轄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已經商討了一次，接着9月也會因應最新的數據，就注射第三劑疫苗進行討論，之後如果有新消息，一定會向大家公布。政府理解這一方面的關注，也一直留意，除了世界各地的數據，本港也有些研究正在進行。所以，我們會繼續關注這件事，而且一旦有最新消息，便會讓大家知道。

主席，根據《時效條例》和相關案例，擅自侵佔私人土地的人如已持續佔用土地12年或以上，土地擁有人不得提出收回土地的訴訟，而逆權管有人則可向法庭申請成為新的土地擁有人。有評論指出，逆權管有條文原意是促進珍貴的土地資源得以充分利用，但它變相鼓勵竊取土地，因此一直甚具爭議。

簡單地說，當私人土地被他人佔用，業權人需要在相關訴訟權產生的日期起計12年之內，提出收回土地的訴訟。另一方面，當佔用人佔用有關土地達12年或以上，可以向法庭申請頒令確立他的逆權管有權。

逆權管有土地必須滿足上述兩個元素，並且是持續、無間斷達12年，方符合逆權管有的舉證要求。就劉國勳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我答覆如下：一逆權管有是時效法律的一部分，時效法律為不同類型的民事訴訟設立時限，原意是促使被侵權的人士盡早啟動訴訟程序，讓有關糾紛及早解決，為社會和經濟活動提供確定性。

法庭認為，香港目前沿用契約註冊制度，業權以管有為基礎，而並非以註冊為基礎，契據文件的註冊只作記錄而非保證業權。法庭亦指出，逆權管有機制多年來在處理土地業權問題時發揮實際作用，同時鼓勵業權人維護其土地權利和善用其土地，因此符合公眾利益，並沒有抵觸《基本法》保障的私有財產權。佔用他人土地是否涉及刑事責任，必須考慮個案的具體情況，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有證據顯示有人透過違法行為，例如刑事毀壞或詐騙，侵佔本來屬於他人的私人土地，有關人士的行為很可能涉及刑事責任。佔用人及業權人均須遵守香港法律。二取得逆權管有權的人士，他得到的只是土地的管有權而並非業權。他可以使用有關土地或出售這個使用權，這類交易與一般土地交易手續相若，在市場上亦偶有這類交易。當政府需要收回土地進行發展或透過市區重建局進行重建時，可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例，將土地收回及歸還政府，土地是否被逆權管有並不影響政府行使收地的法定權力。被收回土地權益的人士，包括業權人及取得逆權管有權的人士，均可按法定機制向政府申領補償。對於私人發展而言，發展商在收購已獲法庭頒布被逆權管有的土地時，除了要向業權人提出收購其在土地文書上顯示的業權外，亦要向逆權管有人提出收購他的土地管有權，或許這類土地收購相對來說會變得較為複雜，但事實證明並非不可行。三2006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成立小組委員會，檢討香港的逆權管有規則。小組委員會其後於2012年就其初步建議進行公眾諮詢，其後於2014年發表報告書，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對於現有逆權管有法律條文應否保留，大部分在公眾諮詢提交意見的人士均贊成保留。雖然有個別意見認為現有法律對業權人造成不公，但經審慎考慮香港的情況，包括目前仍實施契約註冊制度、新界土地界線因舊日測量問題而可能出現糾紛，以及法庭過往已裁定逆權管有符合《基本法》，小組委員會建議現有條文應予保留，因為可以為部分土地業權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同時，小組委員會認為，逆權管有的法律應在日後推行經《土地業權條例》引入的業權註冊制度後再重新審視，例如可引入機制，要求佔用人事先申請註冊，並讓有關土地的註冊業權人獲得知會及有機會提出反對，只有在註冊業權人沒有提出反對的情況之下，才讓佔用人透過逆權管有註冊成為新業權人，以配合業權註冊制度下加強保障土地業權的目標。於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普遍有逆權管有法律，適用於未實施業權註冊制度的土地上，對於已實施業權註冊制度的土地，有些國家廢除逆權管有法律，有些國家則保留法律但作出適當的修訂。香港現時尚未實施業權註冊制度，保留逆權管有的法律與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做法相當一致。

主席，剛才局長的答覆說，即使有逆權侵佔，亦不會影響政府發展土地，但我想說的是，政府都是一個受害者。

事實上，這些逆權侵佔個案，成為很多人在新界搶奪土地的幫兇，間接鼓勵別人霸佔土地。

所以，我想問政府是否應該徹底廢除逆權管有條文呢？
我先就有關市建局的項目作回應。如果市建局的項目之中有物業被逆權侵佔，而有關的逆權管有人成功取得法庭的命令，裁定他獲得有關物業的管有權，政府考慮提出收購建議時，亦會以有關物業的良好業權為收購基礎。如果屬於這類收購情況，市建局通常會附加一些特別條件，以減低市建局收購有關管有權時面對的風險，包括有關人士需要向市建局提供一個為期5年、以收購價50%計算的保證金或銀行保證書。當然，市建局面對這些情況，需要做的工夫會多了，時間或許也會長了，但並不是做不到，市建局亦會努力做好相關的工作。

大家回看法改會當時的諮詢，大部分人士均贊成保留逆權管有條文。因此，未來的方向是，當業權註冊制度，即香港法例第585章實施後，我們會引入更多機制，當業權出現逆權管有時，註冊業權人會收到通知，亦會有合理的機會讓他提出反對，這是目前我們的看法。

問題就在於這個業權註冊制度。

至於數量有多少，我們查看過往10年，由這些新土地引申出的註冊，10年間約有30多萬宗，即每年平均3萬宗，在第10年佔土地註冊處處理的總量約兩成。

主席，多謝劉國勳議員提出這項質詢。

當然，我同意局長剛才所說的立法初衷是要保障逆權管有人、經濟活動等，但問題是這項法例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導致這項條例被濫用，成為槍桿子瞄準業權人。

主席，政府可否考慮在年期或入紙申請逆權侵佔的門檻上略為調整，並作檢討呢？

就逆權管有的情況對於某些業權人造成困難，我們是知悉的。但是，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及我答覆劉國勳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提到，因為香港在逆權管有方面，無論在成文法、普通法和案例方面均有很深厚的歷史，所以任何更動都必須小心。近年真的比較廣泛地審視逆權侵佔的是法改會，他們審視多年後，於2014年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

主席，主體答覆第三部分中特別提到，應先審視經《土地業權條例》引入的業權註冊制度。我剛才聽到局長跟進回答這個問題時表示，業權註冊制度可能先適用於一些新批土地，我不知有否聽錯，如果是這樣，我恐怕他們是否對焦錯誤呢？因為新批土地當然容易處理，但問題其實很多是在於那些舊有的土地，或積存已久的土地，長久以來也無法處理。

周議員沒有聽錯，我們會先用於新批土地，但我們並不認為這是對焦錯誤，我們整體的想法是先易後難。

與鐵路及專營巴士相比，渡輪在載客量、班次、服務靈活性以至碼頭或登岸設施地點等方面均有所限制，而渡輪的運作亦較容易受天氣、海面情況等因素影響。據運輸署了解，現時並未有營辦商有意開辦由中環往返屯門或荃灣的渡輪服務。港外線渡輪為離島提供必需的對外客運服務。該等離島地區除了渡輪服務外，基本上並無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可供選擇，而即使有替代的陸路交通工具，路線也十分迂迴。為照顧離島居民的出行需要，政府為離島渡輪航線提供特別協助措施，以實報實銷方式發還包括船隻檢驗年費及維修保養費用等營運開支，維持該等渡輪航線的財務可行性及服務質素，減少營辦商因經營成本上升而須大幅提高票價。雖然特別協助措施並不涵蓋有替代公共交通服務並屬輔助性質的港內線渡輪服務，但為減輕營運渡輪服務的成本，政府亦提供不同的協助措施，包括在適用的情況下負責碼頭的保養工作、發還碼頭租金和豁免船隻牌照費等。政府亦准許渡輪營辦商分租碼頭的地方作商業和零售用途，以賺取非票務收入以補貼營運開支，從而紓緩加價壓力。現時，屯門及荃灣兩區均有便捷及多元的交通服務直接接駁市區，包括鐵路及專營巴士等各種公共運輸服務。當中，港鐵屯馬綫於今年6月27日全線通車，連通新界東西，接駁多條現有鐵路線，為乘客提供更多的轉乘選擇。此外，現時行駛屯門及荃灣至港九各區的專營巴士路線，亦分別有49條及29條路線，包括16條在過去兩年新增或提升服務的路線。屯門公路亦設有巴士專線及巴士轉乘站，方便專營巴士運作及乘客轉乘不同路線。與此同時，政府亦一直密切監察新界西北一帶的交通需求，並積極提升基建及交通配套，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交通服務。

二政府一直鼓勵運輸業界試驗及使用新能源運輸技術，以改善空氣質素及為市民提供更環保舒適的公共交通選擇。就渡輪方面，政府正籌備電動渡輪先導試驗計劃，在港內航線測試電動渡輪。我們亦透過船隻資助計劃，資助離島渡輪航線營辦商採購混合動力船隻以作試驗。氫動力船隻方面，現時氫動力船隻仍未廣泛應用，市場上供應的氫氣主要是倚靠化石燃料生產，而以綠色能源生產氫的成本較貴及產能仍少，有關的運輸及儲存成本亦較傳統柴油昂貴。無論如何，政府會繼續留意包括氫動力船隻等不同新能源交通工具的發展。

新界西的人口未來會增加到200萬人，要增設多少路線才足夠呢？屯馬綫現已有飽和跡象，在開通後乘客幾乎無法上車，在晚上11時仍非常擠迫。

政府何時才會醒覺呢？

就渡輪服務而言，我們從來不會忽視，亦正如陳議員剛才所說，遇上特殊情況，包括在2019年及早前有地區因山泥傾瀉而路面交通受影響時，我們會動員渡輪業界的朋友派遣渡輪疏導交通。大家可以放心，我們會確保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各有定位及角色扮演。至於未來的情況，假如有營辦商有興趣，政府的態度一直保持開放，亦歡迎他們提出建議。

我們至今暫時未接獲有關意見，但無論如何，如果有任何營辦商有意經營新的渡輪航線，我們歡迎他們接觸運輸署的同事，運輸署的同事亦樂意與他們坐下來商討，並會解釋營辦有關航線的要求或安排。

現時，屯門公路由三聖墟至深井一段的擠塞情況已在可控的範圍內，而其他路段的情況亦大致可以接受。

主席，荃灣碼頭和屯門碼頭現時的使用率偏低。經營屯門至澳門航線的營辦商日前亦提出交還屯門碼頭渡輪泊位的請求，而荃灣碼頭每天亦只有3班航班前往珀麗灣，兩個碼頭基本上幾近荒廢，十分浪費資源。請問政府有否計劃善用這兩個碼頭呢？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提及，政府一直鼓勵運輸業界試驗及使用新能源運輸技術。這是正確的，因為據我所見，環境局的綠色運輸試驗基金已批出多項申請，例如資助巴士公司更換電動巴士等。不過，如果新能源技術只限於電能的範疇，可能未必追得上時代的趨勢。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未來全國會興建1000座"加氫站"。換言之，在新能源中，除電能外，氫能亦非常重要。

主席，有商界人士反映，在疫情下，世界各地政府對入境人士實施強制檢疫等防疫措施，嚴重影響他們與生意夥伴的業務往來及拓展商機，而且中小企業普遍遇到融資困難。

主席，多謝吳永嘉議員的質詢。就質詢的3部分，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食物及衞生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後，我綜合回覆如下：一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至今已經超過一年，對香港整體經濟和各行各業的運作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香港是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不少大型跨國公司均在香港設有地區總部和辦事處。政府十分明白，疫情引致的出行限制和檢疫措施影響了國際和本地企業的日常運作和人員往來，因此我們一直亦與香港有密切經貿關係的內地和海外經濟體保持聯繫，並審視疫情的發展和防控工作，以及社會的實際情況、市民的反應等。在防疫的大前提下，即使未能在短期內免除檢疫全面通關，政府仍會採取不同措施盡量便利有限度的跨境往來。

就與內地通關，政府一直努力和積極跟進，並以此作為香港跨境往來復常的最重要工作目標。正如行政長官昨日在會見傳媒時清楚指出，香港市民包括本地企業以至外國商會都希望香港能與內地早日通關和恢復正常往來。我們必須繼續外防個案輸入，減低社區風險，以及要合力提升疫苗接種率，這些都是有利於我們早日達致這個共同目標的方法。二特區政府一直採取全面有效的措施，以"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策略應對疫情。政府因應全球及本地疫情的最新發展，持續檢視入境檢疫安排。由今年8月17日開始，政府調整抵港人士入境防控措施，以高、中和低3個級別處理，按抵港人士來源地的風險評估，制訂嚴謹但有不同級別的登機、檢疫及檢測措施，一方面盡可能防止個案從香港以外輸入社區，但同時以及時調整的方式，讓低風險地區的往來可以逐步恢復。政府亦一直與各本地和外國商會、外國駐港領事等保持緊密的溝通和聯絡，向他們解說香港的最新防疫政策和措施。

三為協助受疫情影響的不同行業應對經營困難，政府已透過財政預算案及防疫抗疫基金推出多輪支援措施，涉及金額合計超過3,000億元。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聯同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於去年5月推出"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減輕銀行的企業客戶面對的資金壓力。計劃先後兩度延長6個月至今年10月底。截至今年7月底，銀行在疫情後共批出逾74,000宗申請，涉及金額超過8,600億元。金管局正聽取業界意見，以制訂計劃的後續和合適安排。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百分百特惠低息貸款於去年4月推出後，深受企業的歡迎，截至今年7月底，已批出合共657億元貸款，超出原定預留的500億元擔保額，共批出超過4萬宗申請。有見及此，政府剛於上星期宣布將申請期延長至明年6月，以協助受疫情打擊的企業解決資金周轉問題。就此政府即將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350億元的財政承擔額，希望議員屆時支持。換言之，百分百特惠低息貸款連同計劃下八成及九成擔保，政府在協助企業銀根周轉方面的貸款總承擔額將增加至2,180億元。政府會密切留意企業的經營及融資情況，並適時採取其他措施予以協助。
主席，根據局長剛才提及的第599C章及第599E章法例，政府可以針對個別來港人士作出豁免檢疫的安排，但工商界往往不甚清楚在相關政策下提供豁免的標準及準則，亦不明白為何他們涵蓋的行業不獲豁免，而且名額亦有很大限制。不少業界亦會問，既然國際明星或駐港領事的家屬也可以獲得豁免，為何工商界的從業員卻不可以？

另外，即使未能恢復全面通關或設立商務通道，隨着內地疫情放緩，以及更多海外國家及地區實施與疫情共存的政策，政府會否考慮將更多行業及層級的人員納入豁免安排，同時設立正式及公開的渠道，讓企業及商會可以向政策局作出申請？

我剛才列舉的，有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例如食物進口或物流業，皆非常重要，因為一旦停頓，我們基本上每日的生活便難以解決；此外也有涉及一些專業的，例如法律、會計、仲裁調解；有些是涉及科研防疫的，我們真的需要專家與我們一同研究這些事情；亦有一些是包括緊急維修等很個別的情況。我剛才亦提過，在我負責的工商範疇內，我們曾為在內地設廠的港人設立一個計劃，有2萬多人登記，他們可以在返港時比較方便。我亦提過大家近期熟悉的給予金融業及上市公司的豁免，亦有小部分涉及公務。所以，大致上就是這些類別。當然，一定不可能很廣泛地應用，因為大前提始終是要限制往來。

例如對於高風險的地方，當然我們可能比較加緊防守；對於較低風險的地方，我們會比較寬鬆，例如早期有3個國家是較低風險的，即澳洲、新西蘭及新加坡，後期跌至只有一個。

所以，早期有些議員提到是否某一個政策局可以一意孤行，其實不然，就每一宗申請都是有徵詢過衞生當局意見的。當然，綜合來看，最後交到政務司司長的時候，他會作全盤考慮，大致上是這個情況。至於吳議員提及是否還有其他方法處理，我們樂意聽取意見，也要考慮到整體防疫工作，以及相對於其他地方香港的處境為何。老實說，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及，特首昨天也提到，在眾多商貿往來當中，大家的注意力均集中於香港跟內地能否早日通關，而內地對這方面的要求當然非常嚴謹，因為他們的防疫工作做得比較徹底。所以，在眾多因素之間，我們要求取一個平衡，這也是我們每次處理豁免個案時要考慮的因素。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到第599E章，有關豁免人士的相關規例。我回看第599E章或政府網頁，關於第599E章的第41條下的豁免，當中列舉出12個類別，包括機組人員；第二，貨船船員；第三，客船船員；第四，政府人員；第五，公職人員；第六，學術專家；第七，民航處及機管局管理人員；第八，於聯交所上市公司的董事......

第599C章和第599E章這兩章會對個別人士或類別人士作出豁免。

陳議員提到另外一些個案，有些涉及個別人士。

我當然會考慮到，對於這些行業人士或者個別人士，在符合防疫的條件下及盡量減低風險的同時，能否合理地作出豁免，然後處理有關申請。
主席，就還息不還本的問題，政府沒有正面回應吳永嘉議員的質詢，金管局只表示會聽取意見，但目前這項計劃距離完結只有兩個月時間而已。最近我也接獲本地旅遊巴公司反映，銀行已經開始要求他們準備還本。在此情況下，旅遊巴公司當然十分彷徨，因為現時資金已經斷裂，無法還本。我想問局長......局長當然負責這個範疇，希望局長看看金管局方面可否盡快就還息不還本的安排作出回應，最低限度像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般，延長至明年年中。如果有這樣的安排，真的要多謝政府，因為現時中小微企相當困難。
主席，我明白姚思榮議員所提出的問題，我過往也曾在其他場合聽過。我樂意將這個問題轉達，但我不知道......碰巧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座，我相信他也會幫我們將這個問題轉達，然後一併作答。
主席，就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而言，其實每家企業可以申請到的貸款上限是18個月的薪金和租金總和，不超過600萬元，但由於疫情一再拖延，估計借了這些錢的中小企已將貸款全用作薪金或租金。如果現在經濟活動重啟，他們為了捕捉這些業務機會，可能又再面對新一波的營運資金壓力。主體答覆指出，政府會再次向立法會申請額外撥款，我想問，有些中小企去年早已達到貸款上限，而且還息也十分正常，政府會否略為增加他們的貸款額上限，例如5%至10%，即是大約30萬元至60萬元，讓他們有額外的周轉金，真真正正幫助他們延續經營呢？
多謝陳振英議員的補充質詢。第一，我們對於業界的協助，並不限於某一項計劃。若從整體來看，例如我們上星期對許多企業所面對的政府收費、甚至租用政府處所的租金，一併延長減免期，總減免額超過40億8,000萬元，這是這個延展期我們所少收的，之前還有一筆。對於整個工商界，早期在支援就業計劃中的一兩千億元亦是重要的。即使就銀行貸款而言，除了我剛才說的百分百特惠低息貸款又或還息不還本之外，還有八成和九成信貸擔保，那兩個計劃的條款有所不同，但從數字上看到，提供給企業的貸款額是高於例如百分百特惠低息貸款的。例如百分百特惠低息貸款，4萬宗申請的平均借款為163萬元。但是，就八成和九成信貸擔保而言，平均貸款額高達430萬元和188萬元。

但是，無論如何，我也聽到陳議員所提出的補充質詢。我相信金管局或我們部門檢視這些問題時，也會留意這些情況，再去看看整體情況。
局長的主體答覆第三部分其實也說了一部分，我們很多謝政府在疫情開始後，在去年4月推出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百分百特惠低息貸款，亦很高興昨天特首宣布會把這個計劃延長到明年6月。但是，對於另一個在去年5月推出的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的計劃則沒有任何着墨。剛才姚思榮議員亦提到，今年9月底至10月底之間便會陸陸續續完結。現在不止是剛才姚思榮議員說的旅遊巴，的士、小巴、所有非專營巴士同樣面對這個問題，他們已經收到銀行通知："是時候了，你有甚麼打算？"我昨天其實亦到了金管局，與業界商討過，表達了我們的訴求，希望不要"一刀切"即停，這是第一點。第二，即使日後開始償還，也要逐步來，不要一次過立即還清現有貸款，還要把之前未還的加上去，這樣會"死得更快"。當然，金管局昨天沒有很正式的答覆給我們，所以我希望局長幫忙跟金管局商量，呼籲銀行再延續還息不還本的計劃，以及千萬不要"一刀切"追回以前那些欠款，要求一次過償還，否則便會很麻煩了。
主席，聽到，會轉達。
主席，對於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我感到有點失望，因為主體答覆第一部分似乎重複市民的冀盼。便是逐步有序地恢復三地居民的正常跨境往來。但是，它沒有很清楚具體地讓我們知道甚麼情況下真的能夠通關。所以，我想問，特區政府與內地和澳門政府是否有常設的機制，就三地的通關或局部通關商討具體的方法和通關的條件等？如果有這個機制，是否可以透露他們商討的通關條件為何？可以讓市民知悉，亦讓我們真的可以盼望。因為現時的情況是香港其實疫情受控，亦沒有本地個案，而內地特別是跟我們接壤的大灣區的內地城市，情況亦控制得較好，在這個情況下也未能通關，市民真的非常焦慮。

尤其是我局的工作範疇中，有很多企業、營商人士都面對很大的困難，普羅大眾也一樣。所以，在我的主體答覆中說得很清楚，政府沒有停止過，會繼續做這個工作。至於盧議員所問的機制，第一，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與內地或澳門進行，但我記得早前在我做其他雙邊的交往時，亦曾經與例如澳門當局相關的司長提及。大家亦知道，特首每次跟內地官員會面都會繼續跟進這方面事情。但是，正如我剛才回答其他議員時也提及，內地對於通關的要求是非常謹慎的。就這方面而言，我們會針對情況，也不會放棄任何機會和接觸的窗口，爭取早日通關。然而，香港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包括防疫工作、接種疫苗和社交距離等。我們仍然要維持高度設防，希望這些都有助我們早日通關。
政府法案：首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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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實施，法例下政府有責任確保能夠充分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審視了相關政策範疇的跟進工作，首先在今年6月已經更新了《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明確指明檢查員要小心留意影片中有否描繪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亦要特別留意影片會否明顯造成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的客觀效果。我們亦仔細審視了《電影檢查條例》，認為必須作出一些修訂，以完善電影檢查規管制度的法律依據，鞏固法律基礎，令電影檢查工作能夠更有效地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由於審核委員會的原先設定職權範圍並不包括作出涉及國家安全的判斷，因此我們建議相關條文不適用於監督或檢查員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所提出的任何決定，即審核委員會不會處理對有關決定而提出的審核要求。

主席，《條例草案》與我們早前於6月時修訂的《檢查員指引》一脈相承，目的是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及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各項修訂的詳情，我們已在立法會參考資料中詳細向議員介紹。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完善電影檢查規管制度，更有效地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並給予業界清晰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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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2021財政年度已經完結，在84個開支總目中，有8個超出《2020年撥款條例》原先撥給該等總目的款項。有關的額外支出，主要是為了向防疫抗疫基金及資本投資基金注資，以及推出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與撥款資助海洋公園公司。所有超額開支均已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該委員會授權批准，給予追加撥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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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現在進行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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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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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這項議案的目的，是修訂《建築物條例》附表5，以更新該附表所指明的鐵路保護區。鐵路保護區是指《條例》附表5內地區編號3的說明所描述的地區，一般是指由鐵路路線或鐵路相關構築物邊緣對開30米範圍內的地方。根據《條例》的規定，如欲於鐵路保護區內進行土地勘測及某些地下排水工程，雖然有關工程相對簡單，有關圖則亦必須事先經建築事務監督批准，而工程展開前亦須獲建築事務監督同意，以保障鐵路結構安全及鐵路系統的正常運作。隨着觀塘綫延綫、南港島綫及廣深港高速鐵路的啟用，我們建議修訂《條例》附表5，以將有關鐵路路線的沿線地區劃為鐵路保護區。此外，部分現有鐵路保護區附近曾經加建地下結構，今次修訂亦更新了位於10個鐵路站的鐵路保護區範圍，以涵蓋有關設施。上述修訂的詳情，已載列於早前就本議案提交予立法會的參考資料摘要內，以供議員閱覽。我們亦已就擬修訂的鐵路保護區範圍擬備圖則，並存放在土地註冊處供公眾參閱。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通過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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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其實，他共有4個期盼，當中最多人談論的，便是告別"劏房"和"籠屋"，甚至當天有不少報章亦以此為頭條標題。

然而，本港"劏房"和"籠屋"的問題，是否單純土地及房屋問題呢？事實上，這涉及貧富懸殊，問題的核心在於基層市民，甚或不同階層市民負擔房屋的能力一直下降，即每一階層市民所能負擔的房屋，其實是越來越少。市民負擔房屋的能力下降，是由於過去十多二十年間，香港的房價和樓市不斷上升，相對於我們的工資增長而言，根本不成比例，工資增長追不上房價增長，於是便形成每個階層也缺乏可負擔房屋。

其實，除"四個期盼"外，夏主任亦具體地指出，管治者要"消除影響香港社會政治生態好轉的各種痼疾，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治理能力和水準"。由此可見，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並不單指解決住屋問題，故特區政府別以為藉覓得更多土地興建更多公屋以處理土地及房屋的供求問題，便可以交差了事。其實，最重要的，是如何解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及收窄貧富差距，這是特區政府及每一位治港的愛國者不可推卸的任務。因此，特區政府有必要改變思維，摒棄以往"小政府、大市場"或"重商輕民"的原則，不能再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視若無睹，或將貧富懸殊視為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而選擇不作為，繼續默許資本家壟斷市場，窒礙其他產業發展。政府確須盡力營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但並非無條件確保某些行業/企業必定會有盈利，甚至為此犧牲勞工的權益。政府支援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並創造更多優質職位，令市民在付出勞力的同時，亦能在整體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達致"共同富裕"。因此，政府在"造大蛋糕"的同時，亦要"分好蛋糕"，而不是讓所有財富及資產集中於一小撮人手上，令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舉例而言，國家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具體指出香港金融地位的優勢及發展路向，表明它將成為離岸人民幣資產服務中心及內企上市的首選市場。有鑒於此，政府應考慮金融業的增長可如何帶動本港整體的優質職位供應及工資增長，又或如何透過1次、2次及3次分配令全民受惠，而非只令金融業賺個盤滿缽滿之餘，本地的資產價格卻不斷上漲，進一步拉遠貧富差距。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所以政府必須盡早開展工作。假如特區政府仍然抱着"小政府、大市場"的原則，堅守一貫"無為而治"的做法，不主動解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問題，則到了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時候，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仍會存在，甚至變得更嚴重。這樣的話，特區政府及所有治港的愛國者們便是嚴重瀆職，實為廣大市民及中央所不容。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麥美娟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回歸以來，香港大致上保持過往的繁榮穩定，當中有賴國家的支持和香港人的努力，但與此同時，多位歷任國家領導人均指出，香港有深層次矛盾需要解決，相信所指的主要是住屋問題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可惜的是回歸已20多年，這些矛盾似乎沒有改善，而且越見嚴重。經歷暴力示威、新冠疫情兩大打擊後，香港可說是元氣大傷，但我更相信曾經歷不少大風大浪的香港人，在國家支持下可以很快復原。正如我在修正案指出，國家"十四五"規劃、"雙循環"格局、大灣區發展，加上新的政治環境，都是能令香港重新振作的極有利條件，並能同時解決以往的矛盾，讓香港跟以前一樣，經歷挫折後更成功。"十四五"規劃對香港作出的定位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及高增值的方向發展；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上述每一項均是香港的強項或具有極大發展潛力，當中我特別關注科技發展。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發展不算差，上星期的宣講會亦讓我們知道在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的創新能力在全球排名第二，相信如這數個地方單打獨鬥將不會有這好成績。然而，即使發展不差，是否已充分發揮呢？我認為未必，最低限度我經常聽到業界抱怨政府支援不足，希望當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科技產業一定是香港的未來，亦是我們可對國家作出的貢獻。原議案特別提出要解決貧富差距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我對此非常同意，並同時加入其他我認為同樣重要的問題，青少年出路狹窄是其中之一。代理主席，如青少年只困守在這1,000平方公里之內，出路當然狹窄，但如能放眼大灣區甚至內地其他城市，整個故事便完全不同。我在2018年同時向中央和香港政府提出補貼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的工資，待他們踏出第一步之後，前路便會易行得多。政府去年推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今天可看到企業和青年的反應都很積極，我相信香港青年在過河之後當可看到一個廣闊的天地。因此，請各位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促請特區政府一定、務必把握今次這個機會。

代理主席，多謝麥美娟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及田北辰議員提出修正案，讓各位議員可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這個重要議題發表意見，政府會認真聆聽大家的意見。今日的議題範圍十分廣泛，涉及除公務員事務局以外所有政策局的工作範疇。我謹以政府問責官員之一的身份，表達政府的基本立場及作出回應。就議案所提的貧富差距及社會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可分別從分配政策及再分配政策作出討論。分配政策涉及多項宏觀政策，我主要僅提出兩點，其一是產業政策，其二是人力勞工政策。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21年3月11日在第四次會議中通過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清晰的定位，不但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以及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亦增加了4個新領域，分別是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及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些均是香港特區政府歷屆以來就強化香港產業結構所作出的努力，且獲得中央對香港在多個範疇均具高度競爭優勢的信心及堅定的支持。政府必定會與香港各界共同努力，發展香港多元優勢產業，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的機遇。剛結束不久的東京奧運，中國香港代表隊獲得歷年來最佳的成績，獎牌數目超過歷屆的總和，為香港未來的體育發展注入強大的動力，也為香港未來的體育產業發展帶來曙光。再加上未來高質量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發展，對於香港整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香港年青一代的未來，可說是生機處處，令人振奮。在人力勞工政策方面，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在勞工政策方面的最大突破是在2011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在訂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需要在防止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還要顧及維持香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的需要。2011年推行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對低技術工人工資的影響十分明顯。以清潔工及保安員為例，2011年12月的平均工資較2010年12月的水平分別增加了18.4%及17.4%。在最近一次的檢討中，由於香港進入經濟衰退，故在最低工資委員會內未能獲得全體委員的共識，而大多數委員的共識是凍結法定最低工資，並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我們明白勞工界對這結果十分失望。最低工資委員會亦開始新一輪檢討，並會於明年10月或之前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和建議。現屆政府在勞工福利方面已作出多項政策改善，包括將法定侍產假由3日增加至5日；將法定產假由10星期增加至14星期；由2022年開始每兩年增加法定假日一天，至2030年將法定假日的日數增加至17天，與公眾假期數目看齊。我們亦正在努力草擬有關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僱主強制性供款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安排的法案。現屆政府亦檢討了外判服務制度，以加強保障受僱於政府服務承辦商的非技術員工。自2019年4月實施一系列改善措施後，相關非技術員工在批出的服務合約下享有的承諾時薪已增加約24%。我們相信這亦會帶動私人市場的轉變。在人力發展方面，現屆政府向僱員再培訓基金注資25億元；在香港失業率上升時，僱員再培訓局推出"特別.愛增值"計劃，協助僱員增值或轉業。現屆政府亦向持續進修基金注資100億元，將申領資助上限由1萬元倍增至2萬元。此外，用於教育的政府經常性開支由2017-2018年度的802億元，增加至今個財政年度預算的1,007億元，增幅為25.5%。就再分配政策，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在維持簡單稅制和低稅率的框架之下，現屆政府可算是積極有為，應使則使。在整體公共開支方面，今年的預算佔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27%，是回歸以來最高，亦遠高於2017-2018年度的約19%。以民生開支最大3個項目，亦即教育、社會福利及醫療開支計算，政府經常性開支亦由2017-2018年度的2,082億元，增加至本年度預算的3,023億元，增加了差不多1,000億元，亦即45.2%。在公共房屋方面，現屆政府在《長遠房屋策略》中，將公營房屋所佔比例由六成增加至七成，便是以公營房屋加強經濟及財富分享的策略。現屆政府推動社會共融政策，亦有助減低貧富差距，更有防貧的作用，特別是支援少數族裔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工作。就支援少數族裔方面，過往在立法會也曾提過不少問題，其中亦有就支援少數族裔提供很詳細的答覆，所以我們今天不再重複。關於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由幼兒至大專生皆有加強的工作。透過增加提供服務，特別是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我們預計應可於短期的2至3年內，為有輕度至中度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前服務達至"零輪候"的目標。

當然，兒童發展基金亦是一項重要防止跨代貧窮的工作。

這兩年，香港在疫情之下，政府向商界傾斜的政策更為突出。回顧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政府仍是以"救市等於救人"的模式運作，基層市民仍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上月初，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曾反駁政府越扶越貧的說法，明言改進堅尼系數的計算方式後，本港排名是有改善的，但最後局長亦難以否定香港在64個經濟體系中，仍是貧富懸殊處於最高的三分之一之中。一個人均生產總值接近5萬美元的高度發展城市，普羅市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以至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政府難辭其咎。從數據來看，越扶越貧已是不爭的事實。自2012年政策介入前，本港的貧窮人口約為130萬，9年過去，儘管政府資源有增無減，但貧窮數字仍然徘徊在130萬至140萬人左右，在疫情爆發前，貧窮人口更升至149萬人，貧窮率為21.4%，兩者皆創下2009年的新高，可見多年來推出的津貼類型的措施，不論是恆常的現金項目或非恆常的現金政策，並沒有根源性地紓緩香港的貧困問題，縮窄貧富的鴻溝。代理主席，過去，我曾多次建議政府檢討稅制，希望政府設立資產增值稅，對證券市場和物業轉讓的獲利徵稅。事實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獲利最大的並不是生產實業和薪俸階層，而是以金融財技，一買一賣賺取豐厚利潤，累積資本的人。以資產增值稅作為財政再分配的手段，有助消弭貧富差距。與此同時，我建議政府設立生活工資指標，鼓勵市場改善基層市民工資捉襟見肘的情況。政府亦應訂立扶貧目標，例如制訂提升住屋以及教育、福利的時間表，讓更多香港人不再需要以高昂的租金來換取暫住居所，可將更多的開支用於醫療、膳食、子女教育等，將資源投放未來，突破社會層級，向上流動，這才能達致最終脫貧的目的。最後，我必須提一提最低工資。對勞工界而言，爭取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要保障社會最基層的市民，使其工資能維持其基本生活所需，但這個基本原則並未獲包括於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考慮因素內，這再加上兩年一檢的不合理安排，以致最低工資制度完全發揮不了保障基層市民生活的目的。我認為必須全面檢討最低工資制度的運作，不但應把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還應把保障市民基本生活需要納入釐定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內。代理主席，消弭貧富差距的方法早是老生常談，勞工界多年來亦提出了不少建議，但關鍵仍在於政府是否有決心解決。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有決心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亦應訂下解決貧富差距的目標。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麥美娟議員今天動議議案。今天的議案提出要處理貧富差距的固有問題。我留意到議案除提及處理深層次的房屋問題外，也涉及香港本身的產業結構問題。

在這方面，香港其實可以進一步拓展。

我覺得，政府可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而我亦相信這會有助香港拓展創新科技產業。

例如我過去在議會內經常指出，香港可以發展高增值航運業，因為我們的服務水平專業。香港可以借鑒倫敦的例子，發展成為高增值航運業產業中心，提供包括海事保險、船務租賃、船務融資、仲裁等服務。在2019年，國際航運公會特意把中國辦事處設於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對此十分清楚，因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曾就此事致辭。

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代理主席，我希望政府將來可以考慮一點，便是當各種新興產業取得發展時，可以適時統一作出更新和公布，讓大家知道有關產業為香港帶來多少新的就業職位或有何成功例子等。政府不妨多作宣傳。我自己就"工業4.0"發言時曾說道，其中一種可以立即扭轉局面的做法，是為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設立指標百分比，這便立即可以讓香港市民看到願景和希望，並知道香港有心進行產業轉型。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夏寶龍主任在7月份時給了香港"四個期盼"，第一，告別"劏房"、"籠屋"；第二，民主法治；第三，落實愛國者治港；及第四，加強國際金融經貿角色。

原因是我近日有機會跟一些社群藝術家合作畫一幅告別"劏房"的大型壁畫，我與一群義工再次有機會探訪很多居住在"劏房"及"籠屋"的住戶和小朋友。

我們竟在兩小時內探訪了60多戶，一個大單位裏是珍珠冚禾稈，即是外面看來很好，但內裏環境非常差，當中竟居住了20多戶，所以兩三小時便可以探訪了60多戶。在這樣的環境下，我認為在香港這樣富裕的社會，這情況是令人憂心的。在數十年後的今天，這種環境仍然沒有改變。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提到要解決市民難以負擔的樓價問題。我想在此約略談談，我認為問題未必在於樓價，我們當然想調整樓價，想軟着陸，希望逐步做，不致令有樓的中產人士一下子變成負資產人士，好像2003年的情況般。我們支持慢慢調整，令社會能夠承受。但是，問題不是要把中產變成無產，或只是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我認為一定要解決"上樓"問題。田議員提到樓價，這就如香港人經常說解決居住問題就一定要買樓，其實這個構思要改變。我們要解決的是居住問題，所以，要大量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就這方面，其實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已提出了很久，即使說我太"譖氣"也要再說，如果能夠重建26條舊屋邨，便可以增加255,000個單位，這樣便可解決"劏房"小女孩的問題。此外，我還想說一點，我希望政府能再開啟他們思考的鎖。這些"劏房"居民對我說，他們原本很絕望，覺得輪候到死之日也未必能"上樓"，但由於夏寶龍主任開腔說要告別"劏房"，令他們重燃希望，希望政府在中央的鞭撻下急起直追，讓他們早日"上樓"。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麥美娟議員提出原議案，以及田北辰議員提出修正案。代理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的講話指出，自從有了《香港國安法》，本港就告別動盪不安的局面，社會逐步安定，施政環境得以改善，並強調中央實行"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會動搖。夏主任指出，當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時候，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提出了四大期盼：首先，期盼香港的經濟更加繁榮，各項事業發展更加均衡，社會更加和諧安寧。同時，期盼香港的民主制度有更大進步，法治更加完備，權利和自由有更充分的保障，學生均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均有廣闊的就業創業舞臺，長者均能頤養天年。此外，期盼"一國兩制"實踐成果更加豐碩，"愛國者治港"全面實施，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自身獨特優勢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還有，期盼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之外，會增添新的桂冠，發展成為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將成為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的新東方明珠。代理主席，不言而喻，要實現國家對香港的殷切期盼，非一朝一夕可以成事。我們不但必須確保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而且要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消除影響香港社會政治生態好轉的各種痼疾和深層次矛盾，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夏寶龍主任更着重指出必須極大改善大家均急於解決的住房問題，告別"劏房"和"籠屋"。代理主席，夏寶龍主任在上述講話中不但重申國家對於促使"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的堅定支持，更表明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期盼，也指出為了實現上述願景我們應努力的方向；而隨着《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和選舉制度的完善，亦為實現上述願景提供良好的客觀環境，可以增強大家的信心。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認為，在新的社會政治形勢下，各界應致力促成良政善治。特區政府必須順勢而為，制訂具體政策目標及採取果斷措施，解決本港過去多年來所積存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特別是要聚焦廣大市民關注的事項，包括住房樓價過高、產業結構單一、年輕人的發展機遇有待拓展、醫療系統負荷過重、貧富差距擴大等民生問題，採取務實有效的辦法解決，疏導民怨，並以施政業績取信於民。儘管如此，經民聯對於原議案強調"勞資關係和社會階級不對等"的說法卻有所保留，這不但容易將複雜的問題過分簡單化，無助於問題的有效解決，甚至可能挑起不必要的爭議，與本港社會未來發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馳。這個大方向便是，我們必須致力修補社會撕裂，凝聚民心，促進社會復和，團結一致，集中精力，聚焦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抓緊國家"十四五"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夏寶龍主任在上述講話中語重心長地強調，我們要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遇事多溝通、多交流、多諒解，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促成最廣泛的團結，在建設更美好的香港這一大目標下匯聚最強大的合力。我認為，本港社會各界任何時候都不應背棄這個大方向和大趨勢。

代理主席，今天的辯論題目是"解決社會矛盾，消弭貧富差距"。這是麥美娟議員提出的議案，我是支持這項議案的。香港一直有貧富懸殊問題，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政府在2020年12月23日發表了《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人口有149萬人，人數也屬歷來最高。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下降至1,097 800人，但較2018年增加了73,500人，而從有關數字所見，新增貧窮戶有三成半為在職人士，兒童貧窮率亦創4年新高。在今年8月17日，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了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問題。202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從這時代特徵看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說法正正與今天的議案內容互相輝映。麥議員提出的，是要"消弭勞資關係和社會階級不對等所衍生的貧富差距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我們認為，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來說，要鼓勵辛勤、勤勞、創新致富，讓每個人能夠有公平享有發展的機會，暢通向上流動的通道。我是扶貧委員會的委員，過往在委員會內，我們大力地工作，希望以更廣、更深入的層面接觸不同群體，利用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和關愛基金來服務不同團體，可是，我有以下的感受和看法。我認為現時香港對於扶貧、滅貧欠缺總體方向。由於我們的統計資料不完善，準確度不高，財富組成部分的數字亦不穩定，故此，對於收入不均或財富不均的現象，我們難以作出釐定。所以，我們希望在收集住戶統計資料上可以有更多改進，令我們更容易聚焦式找出一些需要幫助的團體或群組，以便達到滅貧或扶貧的目標，真正扶助他們的生活需要。我剛才提到欠缺針對性和指標性關注特定群組，我把這些群組分成幾類。尤其是我剛才所說的兒童貧困這方面，我們看到有關數字是多年來的新高，對於......第一類是離婚家庭的兒童。過往20年離婚的數字一直有上升趨勢，每年接近有5萬多宗離婚個案。單親家庭面對很艱難的問題：他們需要的託兒服務是否足夠，讓家長可抽身外出工作，並同時照顧小孩？

第二類是單程證兒童。最近立法會申訴部亦曾接見這些人士，他們反映自己未必有機會，或是無法申請一些公共援助等，令他們上流空間很狹窄。第三類是在職貧困兒童。關於在職住戶貧窮，在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有關數字反映經濟因素的影響非常顯著，連帶兒童貧困的情況亦有惡化。第四類是少數族裔兒童。我希望政府會多給他們一些關顧。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由麥美娟議員提出的"解決社會矛盾，消弭貧富差距"議案。代理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先生在早前講話中，除了提出對香港有4個期盼之外，亦說到5個對管治者的要求，其中一項便是"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做擔當作為的愛國者"。當中提及的矛盾，其中一項可理解為香港貧富差距越變越大。我們的堅尼系數在政策介入之前高達0.53，貧窮人口過百萬，這可說是觸目驚心，而香港政府作為行政主導的管治者，當然是責無旁貸。因此，我很希望政府能夠制訂具體的目標，以及採取果斷的措施，以解決多年累積的深層次矛盾。要收窄貧富差距，我們首先要了解香港貧窮的原因。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經濟結構相當金融化。就是資本收益很多時候大於經濟實質增長，而經濟實質增長又會跑贏工資實質增長。"打工仔"分享經濟勞動成果的比例越來越低，貧富懸殊就必然會擴大。多年來，初級分配不平均，再加上我們的產業結構單一，因大家都覺得做金融、炒賣容易賺錢，其他生意就越來越難做，亦越來越少人做，導致我們的財富傾斜於金融和地產領域。社會上一小部分人透過炒賣活動、財技等方法，很輕易就能夠把資產快速滾存，壟斷了經濟發展的成果。相反，胼手胝足的一般"打工仔"，不但資產"輸在起跑線"上，更加沒有其他資金做投資，所以收入增長及向上流動的機會非常慢。

增加分階級的......sorry，利得稅三級制可體現"能者多付"的精神，令政府有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來推展更多惠及市民民生福祉的各項政策。代理主席，在香港的新時期，社會漸趨穩定，我們希望做到夏寶龍主任所說的要求，即要做到"勇擔當、敢碰硬、善作為"，要做到良政善治。我們希望政府和議會團結一致。香港雖然與內地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但資本主義不一定要貧富懸殊。就着這個方向，我希望政府更有所作為，努力改善市民生活，縮窄貧富差距。

代理主席，我先要感謝麥美娟議員提出原議案，以及田北辰議員提出修正案，讓我們可以聚焦討論社會的矛盾和貧富懸殊問題。對於原議案提出促請政府制訂具體目標及採取果斷措施，以解決香港社會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我是十分支持的。因為香港有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在近幾年陸續浮現，例如住屋、醫療、教育等問題，尤其是前年"黑暴"事件所暴露的個別教師失德、青少年守法意識薄弱等問題，均令人十分擔憂。如果政府不及時處理這些問題，不但會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質素，亦會危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我希望政府不要事事拖拖拉拉或"等運到"，更不要事事等到中央出手才去正視問題和補救錯失；而是要一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所說，我們要"勇擔當、敢碰硬、善作為，逢山能開路、遇水能架橋"，積極主動地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改善市民的生活，這才是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義。代理主席，雖然我支持政府解決長期積壓的問題和矛盾，但對於原議案所說的消弭貧富差距部分，我是有所保留的。我並不反對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來縮窄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但我認為，縮窄貧富差距並不是劫富濟貧。畢竟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直以來奉行自由市場原則。我明白到麥美娟議員所關心的"打工仔"對促進香港的發展功不可沒，但我同時希望大家明白，大企業、大老闆的財富亦不是從天而降的，同樣都是靠自己努力打拼得來的。如果我們在縮窄貧富差距的過程中，過度強調勞資雙方的對立，動不動就斥責僱主和老闆，這樣不但無助縮窄貧富差距，反而會影響商界的投資信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直接影響"打工仔"的飯碗，甚至會加劇階級矛盾和對立，衝擊社會和諧。因此，我認為要縮窄貧富差距，首先要由政府採取有效政策，避免市場出現壟斷式競爭，並應營造公平合理的良好營商環境，讓大中小型公司均有發展空間，讓不同階層的人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共同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不同階層的人亦不要互相對立和敵視，而是要互相合作，共同打拼。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縮窄貧富差距，達致雙贏，也只有大家共同打拼，才能為香港拼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基於以上所述，我會對原議案及修正案投棄權票。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感謝麥美娟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更要感謝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先生提出實現"四個期盼"的美好願景，當中涉及經濟民生、法治和民主制度，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四個期盼"當中，夏主任首先提出香港市民最切身的住屋問題，這亦是香港社會問題的核心，所引起的民怨最大，更是由上屆特首至今屆特首均提出要聚焦處理的事宜，不過至今依然未有起色。我認為問題關鍵在於特區政府在興建房屋方面的行政程序相當複雜。就以改劃單一塊土地作公營房屋為例，首先要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以作交通、環境等評估，這需時兩年；隨後用11個月的時間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改劃用地，再進行詳細設計，這一般需時18至24個月。假如涉及私人土地，就有多重關卡，要先收地、刊憲、處理反對意見等，直至擬備好詳細設計和預算開支，才可提交立法會。一塊土地由"生"變"熟"，情況順利也要6年，其間有關方面還要走訪不同的政府部門，而且這6年仍未計算規劃和興建的時間在內。因此，特區管治團隊必須有決心拆牆鬆綁，簡化現有的複雜程序和行政安排，這樣才能加快興建房屋的速度。市民能夠"上樓"，安居樂業，怨氣自然會減少，社會便會和諧安寧。至於具體上應如何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民建聯最近在《施政報告期望》中提出倡議，例如提高地積比率、善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制訂《長遠房屋策略》、把建屋量與"上樓"目標掛鈎等。我希望政府能夠詳細研究和接納這些建議。代理主席，除了房屋問題，夏主任同時提到香港應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以外增添"新的桂冠"。中央政府這些觀察可謂一針見血。事實上，過去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有六成以上來自四大產業，但一場"黑暴"及新冠疫情直接打擊和重創香港經濟。這除了凸顯單一產業的問題外，也反映人才供求偏側，社會財富資源分配不均，結果逐漸加劇香港貧富差距的問題。因此，香港有必要積極開拓其他產業，抓緊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給予香港的機遇，與內地其他產業結合，促進產業多元化，令市民在四大產業以外有更多不同的致富路徑，應對香港的貧富懸殊的根源，解決香港的深層次予盾。最後，我想強調，要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以及培育其他產業以作多元化發展，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實現的事。我期望管治團隊應抱有承擔和決心，制訂短、中，長期的規劃目標來實踐這些願景。我代表民建聯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多謝大家。

代理主席，貧富不均、貧富差距、經濟不平等、收入不均，這些用詞雖然不一，但意思大致相同，我今日一律以貧富懸殊來統稱這現象。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全球財富最高的10%住戶擁有全球住戶超過50%的總財富，情況較10年前更嚴重。在新冠疫情期間，大約有一半的低收入人士根本沒有應急錢，即他們沒有3星期的流動現金可動用，可見貧富懸殊不單是全球要面對的難題，亦當然是香港急需解決的事宜。堅尼系數是討論貧富懸殊最簡單及最常用的表述方式。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在2020年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報》，採用香港稅前和福利轉移前的堅尼系數，與其他經濟體採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作比較，結果在64個經濟體系中，香港排行第六十位，即貧富懸殊最大的首幾位。不過，當該學院於2021年採用香港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作比較，香港的排名則上升12位，變為第四十八位，但香港仍處於貧富懸殊最大的三分之一經濟體之中。政府一直致力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實有利增加社會整體收入，但能否同時做到共同富裕才是關鍵。香港採用簡單低稅制，利用財政政策重新分配財富的能力其實相當有限。而對於市民來說，在衣食住行中，最大的支出是住房。過去10多年，是否擁有房產成為貧或富的分水嶺。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今年3月擬備的資料，香港樓價於過去15年內急升4倍。由2008年至今，樓價的升幅長期高於工資的升幅，而且差距不斷擴大。市民渴望"上車"已經並非單純為了解決其居住問題，反而變為累積財富的盼望。

貧富懸殊是一個複雜的課題，不能歸咎於單一因素。但是，如果香港能夠徹底解決公共房屋供應問題，相信貧富懸殊情況已經會有極大的改善。希望政府繼續加大在收入再分配政策中福利轉移的力度，透過公共房屋政策，作出某種程度的經濟和財富共享，逐步收窄本港的貧富差距，並且以共同富裕的國家理念來解決香港的社會矛盾。

代理主席，香港確實存在着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長期困擾社會。過去由於香港長期處於政治爭拗，根本沒有時間處理這問題，令問題越來越難解決，今天的議題正好給社會大眾一個機會，好好反省一下問題的根源。目前，社會基本上已回到正常軌道，政府及社會大眾應集中精神，齊心解決這問題。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有很多方面，但我相信最急需處理的至少有3方面，包括貧窮問題、青年人沒有上進機會及"居住難"。這3個社會問題是怨氣的根源，如果能夠處理好這3個問題，香港社會應該會快樂很多。香港貧窮及"居住難"的問題困擾社會多時，我過去亦多次分析過，由於時間所限，我不會重複。我希望政府投入更多心血，盡快解決問題。我們對此拭目以待。至於青年人沒有上進機會的問題，社會上比較少討論，但這個問題影響深遠，可以令社會沒有朝氣、沒有活力，亦影響長遠經濟發展。香港與西方發達的社會一樣，經濟已到了成熟階段，無法大幅擴展，大部分青年人難以透過努力工作得到升職及加薪的機會，甚至大學畢業亦未必可以保證找到工作，更別指望進身管理階層，這樣，他們自然難以分享到社會繁榮的成果。

這正是其中一個引起"黑暴"事件的原因。所以，我多年以來一直鼓吹發展總部經濟，正是希望更多外國企業來港投資，從而為青年人創造更多優質職位。近年，我亦多次建議政府招募國家創科企業來港上市，並且將一些部門搬來香港。政府亦應該提供優惠政策，以換取企業聘請更多青年人。近日，香港多了人移民，出現不少中層職位空缺。我日前向特首建議，政府及公營機構應破格提升有能力的青年人填補空缺，為社會開風氣，並採取措施鼓勵私人公司效法，將移民潮的"危"轉化為青年人的"機"。事實上，香港過去亦出現過移民潮，很多青年人得到"上位"的機會，我相信今天香港的青年人有足夠能力"上位"，我們要給予他們多一些機會。最後，我要指出，香港要解決深層次矛盾、貧富差距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其實要由政府首先審視各項政策，看看有否偏幫某些人，或者是否有人利用灰色地帶來漁利。假如制度上有對弱勢階層不利的地方，政府亦有責任去改變。

所有市民以同心同德的態度團結一致，求同存異，大家一起努力才是正當的方法。
代理主席，一如全球多個國際城市般，香港存在頗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特區政府最近兩年雖然面對嚴峻財赤，但財政尚算穩健，故此有能力繼續向有需要的市民施予援手，協助他們緩解貧困壓力，改善生活。不過，我們同時要緊記，香港是奉行"一國兩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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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行制度下，社會存在不同階層，市民因應各自的能力、動力和資本差異，出現收入和財富差距是自然的結果。有錢人只要守法，循正當途徑取得財富，社會應予以尊重。當然，政府政策亦要給予大家公平的機會。在今天議案的標題"消弭貧富差距"中，"消弭"一詞香港人較少用，我理解是有徹底消除、掃除和根除的意思。議案內文亦提及要"消弭勞資關係和社會階級不對等"，難免會教人擔心是否想搞階級鬥爭、想加劇勞資對立，想香港不再實行資本主義呢？我和不少社會人士都認為，香港有需要縮減貧富差距，而處理方法主要包括稅收、福利及公共房屋政策，而非搞勞資對立。用作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香港長期處於0.53至0.54的水平，是全球首數位，但如果計算各項稅收及福利投入，有關數字便會回落至約0.47的水平，反映出特區政府近年大幅增加社會開支所產生的效果。不過，這數字仍然偏高，政府有責任繼續設法改善民生。在香港而言，另一項我認為最重要的扶貧措施，便是公共房屋政策。多項研究皆顯示，公屋的扶貧效果相當顯著和持久，特別有助消除所謂"跨代貧窮"的問題，協助基層家庭子女向上流動。社會近年十分關注"劏房"問題，"劏房"家庭可能需花上超過一半收入交租，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活質素和子女成長，主因正是公屋供應量嚴重不足，輪候時間越拖越長所致。因此，大幅及迅速地增加香港的土地及房屋供應，是最有效及最持久的扶貧脫貧措施。我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建議書中就此提出多項具體建議，包括：推動新界"城鎮化"，提高新界土地的發展密度；全面檢視香港的土地用途分配；檢討相關的法規和程序；以及加快推展各項公私營建屋項目。我希望政府會積極推動，加快解決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如是者，我相信香港的貧富差距便可以得以縮減。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麥美娟議員提出"解決社會矛盾"的議案，當中有一個詞語很關鍵，是"消滅貧富懸殊"。剛才聽到陳振英議員和陳健波議員的發言，我有些感受。例如陳健波議員發言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年青人沒有辦法向上流動，多努力也升不了職、加不了薪。我覺得這個問題並非年青人獨有，中年人即使現時有一盤生意或有一份工作，其實未來的壓力也非常大。另一方面，陳振英議員特別提到，就香港未來的房屋，夏寶龍主任強調要在多少年之內不要再看到板間房、"劏房"，要住得好。

如果做得不好，但最終實現了目標，真的不用住"劏房"，但犧牲了多少呢？所以，特區政府要很小心留意。正如現時夏寶龍主任說全香港要開發土地，大家當然按着辦，但在過程中有些人就會覺得，發展一幅土地或建屋等，他們即時會受到家庭上的矛盾衝擊，或是他們被收回土地的話，便不能經營原有生意，導致窮者越窮，原本有一點資產的也變得貧窮。所以，政府要解決的問題不單純是收地。我們對於收地當然是支持的，但在收地過程中要保障這群人的就業，政府有甚麼板斧呢？

人只想尋求一條生路、想求發展。為何反對派以前經常說"本土主義"？"本土主義"就是主張不要到外面發展，把本地的資源、本地的機會"自己爭自己"；人們不到外面，外面的人進來爭奪的話就有矛盾。所以，大灣區和"十四五"規劃就是要安排部分人才在其適合的地方發展。以漁農界為例，如果大家用心看"十四五"規劃的內容，其中一個第一節題為"建設現代海洋產業體系"，提出"優化近海綠色養殖布局，建設海洋牧場，發展可持續遠洋漁業。建設一批高質量海洋經濟發展示範區和特色化海洋產業群。"第二部分，即第二節，題為"深化農業結構調整"。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麥美娟議員及田北辰議員的原議案和修正案。政府經常說貧富懸殊是深層次矛盾，不容易解決，但歸根究底，原因很簡單，便是因為過去10年，政府一直沒有正視住屋這個基本需求，放任房屋淪為投資炒賣工具，亦沒有做好房屋供應規劃。炒賣投資本身要有一定資本，但基層家庭連生活都成問題，"餐搵、餐食、餐餐清"，買樓根本不是他們可以參與的遊戲，節衣縮食也買不到一個納米單位。如果買不起，又未輪候到公屋，他們便要逼於無奈繼續租住"劏房"。我說這些並非指現在的年輕人不努力，而是即使他們如何努力，他們的工資比例永遠也追不上，沒有機會"上車"及買樓。試問這個社會又怎會令年青人覺得有希望？貧富懸殊問題又怎麼能解決？主席，我經常說，我們要想辦法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我們要認真處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有研究指出，堅尼系數一旦高於0.4，便有可能觸發社會危機。雖然我們在席IQ"爆棚"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上月初在其網誌提到，社會計算堅尼系數方法一直不公道，應該採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數值才正確，但是即使按其說法，過去20年，香港的堅尼系數一樣都未低過0.47，難怪一次又一次觸發不同的社會危機。因此，國務院韓正副總理於今年3月曾敦促香港真的要處理房屋問題，而夏寶龍主任更於7月再次提醒，香港要解決令人困擾和擔心的房屋問題。我們要在2049年告別"劏房"和"籠屋"，其實政府真的要加大力度，要"多、快、醒"，創造好環境，解決我們的土地問題。只要人人有樓住，我相信貧富懸殊問題也可以漸見改善，從而減低社會很多問題及不同的怨氣，相對來說也起到一定作用。主席，我有一些建議給政府，希望我們在席兩位局長都能夠認真聆聽。主席，我建議政府應該要市民支持政府。如何令市民支持政府呢？我認為政府應該趁現時政治改革的黃金機會，勇於推動政策變革，不要再畏首畏尾，無所作為，亦不要憑藉過往倡議的"大市場，小政府"這個口號作為政府不做事的擋箭牌。我特別希望特區的官員可以借鑒內地的"倒逼機制"來提高施政效能，不要再官僚地把責任推來推去。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們要訂立一個很明確的目標，透過責任落實、問題解決，對各級負責人實現有力的約束。習近平主席因此亦曾指出："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我舉一個例子，我和民建聯從2017年甚至更早已督促政府修訂《長遠房屋策略》當中提到供應推算的方程式，把3年"上樓"的目標列入需求因素內，確保《長策》在制訂房屋供應目標時，能夠與政府向市民承諾3年"上樓"這個目標掛鈎。這其實與"倒逼機制"同出一轍，希望官員可以有擔當，明確目標，不同職級的公務員做好問責的角色。

主席，提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個議題已討論很多年，由溫家寶總理的年代開始討論至今。但是，特區政府顯然沒有辦法或沒有意願解決這個問題。就說勞資關係和社會階級的不對等所衍生的貧富差距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均，這個問題也說了"N年"。勞工界和基層團體一直以來均爭取對弱勢勞工好一點的待遇，例如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其他富裕國家和地區早已實行這兩項最基本的勞工保障。香港因為商界和資方無論在選委會或立法會的影響力均很大，他們一直以來都極力阻撓立法。香港要在2011年才實行最低工資，而且工資水平遠低於其他富裕地區，先不與歐美或日韓比較，就連工資中位數和物價均低於香港的台灣，最低工資也高於香港，他們的時薪折合為44.8港元，香港是37.5元。變成香港設有最低工資，依然未能保障基層勞工，他們繼續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更不要說消弭貧富差距。實行最低工資的同時，政府表示要研究為標準工時立法，但10年過去，標準工時立法至今仍未能提交立法會。本來退而求其次的合約工時和強制超時工作補償兩項立法建議又在2018年被擱置，之後工時政策又改為推行11個行業的工時指引，但這些沒有約束力的指引至今仍未見蹤影。香港工時過長世界聞名，其他先進地區每周工作30多小時，國際標準是40小時至44小時，香港是50小時，以至60小時也很常見，很多"打工仔女"OT也沒有"補水"。工時長在低工資的工種最嚴重，因為時薪過低，唯有工作較長時間，例如保安員每天工作12小時，一星期工作6天便是72小時，現在最低工資時薪是37.5元，運算後每月賺取10,800元，當然他們的工資應稍為高於這個數字。他們即使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也屬於低收入人士，有資格向政府申請交通津貼，但獲得的每月津貼只有600元。如果不較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以及制訂標準工時，便難以改善基層勞工的生活。但是，要商界和資方同意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和制訂標準工時，談何容易。其實，勞資關係之所以長期不對等，勞方處於弱勢，最主要原因是工會連最基本的集體談判權也沒有，那麼如何跟資方討價還價呢？以往爭取集體談判權，或較進取地爭取勞工權益的都是一些代表勞工、基層的議員，現在他們也不見可容納於新選舉制度之下，沒有了他們，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便更困難。同樣地，如何才可以改變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和發展商"賺到盡"的住屋現實，令普通市民能居住在可負擔，並有合理空間的住宅單位，這又是另一個難以解決的深層次矛盾。以往政府將施政不暢順，歸咎於民主派在議會"拉布"和搗亂，那麼完善選舉制度後，現在行政主導已超過一年，政府所指的"雜音"已經消失，現在是否應已沒有貧富懸殊，沒有這些問題發生？香港現在越來越朝向行政主導，特區政府是否有魄力觸動既得利益，嘗試解決深層次矛盾，而不是避重就輕，制訂一項又一項搔癢般的政策，交差了事？

主席，我首先要多謝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他的修正案豐富了我原議案的內容，特別增加了青年就業的內容，亦增加了大灣區的元素，所以我們也支持這項修正案。特別的是田北辰議員作出修訂時，沒有刪去我原議案的措辭，所以我們認為他也很明白為何我要提出這項議案。相對一些同事剛才的發言，他們就着我的原議案或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提出的用詞，顯示他們似乎沒有田北辰議員般認真研究我的原議案。

所以，我會支持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亦希望各位議員真的要看清楚我們的字眼，不要誤解原意，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只是因為自己沒有看清楚字眼、不清楚用意而選擇棄權，令這項議案或修正案未能通過，這是我們議會的遺憾。

主席，感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寶貴意見。不少議員的發言都有提及房屋在解決社會問題和貧富差距方面的重要性。因此，讓我回應一下本屆政府在推動房屋政策方面的工作。政府明白，房屋供求失衡、樓價租金高企、公屋輪候時間長等，是香港市民十分關注的問題。積極覓地建屋是增加房屋供應的最根本方法。政府一直以來都以最大的決心，持之以恆積極覓地建屋。經過多年的努力，政府已覓得330公頃土地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以滿足未來10年大約301,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就豐富房屋階梯方面，我們在2018年修訂了資助出售房屋的定價政策，將售價與私樓市場脫鈎，改以非業主住戶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作為評定負擔能力的基礎。我們亦推出多項措施協助市民置業，包括"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將綠表置居計劃和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恆常化、加快出售39條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的未售單位等。主席，我們是有決心解決房屋問題，在新房屋供應仍未完全到位之時，我們會推行各項措施，紓緩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及長時間輪候公屋人士面對的困難，包括興建過渡性房屋。截至2021年7月，政府已覓得足夠土地提供超過15,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此外，我們已推出為期3年、涉及非經常開支約80多億元的現金津貼試行計劃，以紓緩基層家庭因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困難，第一批約10,900個申請住戶已於今年7月底獲發現金津貼。政府亦已向立法會提交落實"劏房"租務管制法例的修訂草案，通過訂立標準租約條款釐清業主和租客的各自權責、為"劏房戶"提供租住權保障、設立續租租金加幅上限，以及禁止業主濫收費用等。有建議按照《長遠房屋策略》推算10年房屋供應目標的時候，與公屋一般申請者平均約3年獲得首次編配的目標掛鈎。《長策》的長遠房屋需求推算的模型是推算在4個因素下，即住戶數目的淨增長、受重建的影響、居住環境欠佳，以及其他因素，按年推算未來10年期內房屋的需求。《長策》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是為了滿足未來10年房屋需求而制訂，是涵蓋公私營房屋。由於房屋供應的時間和數量取決於房屋用地的供應，故此與3年平均輪候時間並無關係，亦無須要掛鈎，因為一般的申請者平均約3年獲得首次編配是我們的既定目標，我們理解議員提出的建議有良好意願，我們會朝着這個目標繼續努力，加快、加大公屋的供應。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再次多謝麥美娟議員提出原議案及田北辰議員提出修正案，以及多位議員就此議題所發表的意見。剛才有議員提到有關稅制的問題。為確保政府財政的可持續性，最近兩份財政預算案均指出，香港必須保持經濟發展與活力，尋求新的經濟發展的增長點以增加收入；同時亦提及要考慮新的收入來源和調整稅率。所以，為增加收入，今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調整股票印花稅稅率，由買賣雙方按交易金額各付0.1%，提高至0.13%。

亦有議員提到關於青年發展的一些問題。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當中，提到便利港澳青年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和創業，打造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正好凸顯了國家對香港青年的重視和關心。我們現正積極推進各項相關工作，當中包括一系列大灣區青年就業、創業、交流和實習計劃等，以協助香港青年抓緊國家發展契機，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席，剛才在開場發言中，我已提到政府多方面的部分工作。當然，我們在分析香港貧富懸殊的框架中，比較少提到教育方面，因為我們的教育是普及教育，所以一般分析也沒有提及。不過正如大家知道，我們在中小學的特殊教育工作，包括設立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教育局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協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以及設立大專生特殊教育需要津貼等。以勞工及福利局而言，兒童發展基金亦是一項重要的防止跨代貧窮工作。

這亦是內地所指的第三次分配。在香港，我們主要透過稅制中，容許企業或個人可從應課稅總額中扣除最多35%，捐贈給慈善機構。這個扣除百分率是否足夠或扣除的方法應該如何，大家當然可以討論和給意見。當然，我們亦同時推動企業及個人從事義務工作，雖然這些不涉及金錢上的關係及不為統計數字所反映，不過這亦可算是非物質的資源再分配。主席，我們非常多謝各位議員就這議題表達意見。

主席，第一，我的議案有兩個重點，就是要制訂具體目標和採取果斷措施，希望政府能夠做到這兩點。不過，很可惜，在剛才兩位局長的發言中，我都聽不到政府有何具體目標或採取甚麼果斷措施解決社會矛盾，消弭貧富差距。第二，剛才我看到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都不能通過，我相信我的原議案都將會是同樣命運，這實在令人非常遺憾。

如果連這樣的議案也得不到這群愛國者的支持，那麼我真的很擔心，日後怎樣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如果翻看那"五個善於"，其中一個"善於"是要有戰略的思維和宏闊的眼光。

是否敢於為他們衝破各種在社會政治生態中的痼疾？有這個膽量才是愛國者，才可以治港，才可以參與社會的發展。如果連這樣一項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議案都得不到立法會通過，如果我們連弱勢社群面對那種不對等的待遇，我們也不願意扶他們一把，這個議會如何向社會交代？

這個議會如何向中央交代？夏主任已說明"五個善於"、"四個期盼"，我們做了甚麼呢？